我接下來的議案亦與"十四五"密不可分，因為"十四五"的指導方針和戰略導向都離不開"雙循環"，即是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更超越"十四五"時期的中長期戰略，是我國因應當前越趨複雜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的情況和階段，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

主席，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對於這項國家新戰略，港人有多少認識？香港又應該如何抓緊在新形勢下的定位，發揮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積極投入構建這個新發展格局，藉這機會突破本身的發展瓶頸？本港各行各業又能否把握好這些歷史性重大機遇？如何令廣大市民擁抱這些機遇，繼而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出路？凡此種種，都十分需要特區政府發揮好領導的角色，提供適切支援、連繫和促成其事。主席，香港與祖國唇齒相依，"雙循環"亦關乎香港未來的戰略布局。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世界變局，加劇逆全球化的趨勢，產業鏈重新洗牌，國際貿易和投資亦大幅萎縮。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字，去年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疫情下按年大幅下滑近四成，中國是少數逆勢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並且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第一大目的地。與此同時，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一些國家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更有國家出於遏制中國的目的，不斷找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作出不符合國際法、"單邊長臂"的所謂"制裁"。香港在這場大國博弈中亦不能幸免，"雙循環"就是"於變局中開新局"的出路。

廖長江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亦是人口最多的國家，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的統計，中國的GDP佔全球約五分之一，市場規模之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的經濟強大實力，以及其經貿及全球發展策略，對香港作為國家最開放的金融、貿易、物流航運中心的功能和地位，至為重要。更重要的是，內地的經濟結構，在過去尤其是在開放改革40年以來，一直有長足進步。過往國家的經濟透過開放改革、拓展貿易的帶動下，就好像剛才廖議員所說，是由外轉內，近年個人消費佔經濟的比重不斷增加。換句話說，國家開始逐步和全面地富裕起來，中產人數亦大幅上升。最近有智庫研究顯示，現時內地佔全球中產人口達五分之一，這正好引證內地消費急增，成為全球注視的龐大和興旺市場。

縱然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方能免受疫情沖擊，但國家的防疫抗疫工作適切有效，成績斐然。去年內地亦是全球極少數能保持正增長的經濟體。世界銀行最近公布，預測中國內地今年經濟增長達8.5%，遠高於全球的平均數，個人消費的增長亦達到11.5%。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格局來看，中國就是"火車頭"，是經濟復蘇動力的主要來源。國家的發展策略也正正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和需要。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框架下，國家提出了"雙循環"策略，再配合如"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內地企業締造更好的發展條件，一方面"走出去"拓展國際間的市場，吸納全球的投資，另一方面透過提升自身的實力，維持本身、區域，以至全球的經濟增長。上述一系列的開放措施，包括開放改革、創新自主、互通共融的經貿大政，既是國家進一步邁向富強的大道，亦是全球面對後疫情嚴峻經濟挑戰，以及保護主義復辟下，國家可以作出的正面和負責任的對應。《十四五規劃綱要》下強調的"雙循環"發展格局將進一步推動內地的貿易及消費增長，為企業提供更大和更多的商機。因此，我很同意廖長江議員建議香港必須把握國家"雙循環"帶來的機遇，更深、更廣、更全面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使香港既有所得益，亦可以作出貢獻。香港作為內地最緊密的經濟夥伴，一直緊貼內地的發展並從中發掘互惠雙贏的商機，特區政府也一直從政策層面和實質措施上予以配合和支援。回顧現屆政府於過往4年每一份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都有提出新的政策、行動和支援措施，在不同範疇與內地加強合作，目的都是為港商締造最佳的條件，從而開拓內地以至國際的商貿商機。

這些措施亦有在戰雲密布的中美貿易戰之間提出，讓企業和內地共同應對越來越不友善的貿易環境，包括開拓和深化內循環的市場，以及更積極開拓周邊地區和內地之間的經貿往來連繫。這些措施更在全球疫情肆虐、帶來非常大的衝擊和逆境之下，希望可以轉危為機，否極泰來，支持企業渡過難關，並且繼續"走出去"。最重要的是，這些措施能讓我們把握國家給予我們，以及香港可以跟國家一起共同締造的商機。一方面，我們不斷強化香港作為國家重要大門的角色，協助企業"走出去"和把外資"引進來"；另一方面，我們透過與更多其他海外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投資及避免雙重課稅等協議，以及推廣、宣傳，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投資樞紐的地位及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首選平台。與此同時，我們亦利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向國家爭取更開放的措施，便利港商繼續進軍內地市場。這些措施涵蓋專業服務、貨物貿易，以及不同產業，包括旅遊、電影電視製作、出版等。此外，本屆政府亦多番優化各項支援企業的措施，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BUD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為例，我們大幅注資超過70億元，幫助企業升級轉型、拓展和推廣業務。大灣區的建設亦是今屆政府的工作重點。自2017年，粵港澳政府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訂合作框架後，我們在每一份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內均有提出一些針對性措施，支援香港企業開拓這個有超過7,000萬人口的市場，繼而利用大灣區為切入點，進軍內地更龐大、擁有14億人口的市場。我們今年亦特別提供額外撥款，資助香港貿易發展局在6月份推展"GoGBA"一站式數碼平台及在深圳設立"香港貿發局大灣區服務中心"，為港商提供全方位支援，這些都是眾多具體例子之一。大家看到上述的措施都不是一蹴而就，亦不能閉門造車。從實際經驗中，我清楚記得很多具體政策都是和業界反覆商量、共同策劃的合作成果，亦在這議會上推敲討論，繼而獲得立法會的廣泛支持，並在資源配合下才能夠推行。

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的"積極把握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振興疫後經濟"議案，讓本會得以通過辯論促請特區政府帶領本港各界，積極把握此歷史性重大機遇，達至與內地互利共贏。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這種模式亦存在弊端，既不利於產業結構向中高端轉型，也容易引發與其他國家的矛盾。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便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這意味以往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動力、方法和路徑，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國際經濟受新冠疫情衝擊深度回落，重啟緩慢，全球需求嚴重萎縮。當前，國際經濟大循環面臨不確定、不穩定風險，產業鏈、供應鏈正在重構。近年以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遭遇逆風。美國不僅針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甚至拉幫結派，大量使用制裁等手段，推升中美兩國的"脫鈎"風險，更突顯只依靠國際大循環，無論內地和香港均難以安枕。面對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帶來的新挑戰和新機遇，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之一，可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積極參與更高水平的"雙循環"互動。例如在內地18個自貿區和1個自由貿易港建設中，香港可提供百年自由港的發展經驗，在貿易自由、企業經營自由、貨幣流通自由、人員往來自由和資訊流通自由方面，以至法制建設和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等方面提供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協助他們盡快達到工作目標。至於金融開放，香港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正如廖長江議員剛才提及，可在創新金融、絲路金融、民生金融、綠色金融等領域，與內地加強合作，帶動資本市場、財富管理市場和人民幣離岸市場加快發展，推動內地金融擴大開放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本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內循環和外循環的交匯點，扮演着國內循環"參與者"和國際循環"促成者"的角色。本地企業應規劃好未來的轉型升級戰略，更多地參與到內地龐大的經濟建設，包括：一直接參與"兩新一重"，即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的項目或其上下游項目；二把市場重點轉向內地，以及三通過資本投入的方式，扶持內地相關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是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深化與內地的經貿合作，支持和配合國家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尤其是在粤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重大的作用。只有這樣，百年大變革下的香港，才能真正擺脫經濟發展瓶頸，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困境，再造香港的輝煌。主席，本人支持廖長江議員的議案，並希望政府積極考慮調整駐內地和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方式和方向，以把握"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香港帶來的機遇。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這次新冠疫情對香港經濟帶來重大衝擊，同時突顯了香港經濟的弱點。在疫情下，很多基層、前線員工及中小企的老闆都捱得很辛苦，但亦有個別行業賺到盤滿缽滿，而大部分中產則安然無恙，這些情景正好反映香港經濟產業嚴重傾斜、整體競爭力已經大不如前，還有貧富懸殊的問題。目前隨着經濟逐步復蘇，政府必須認真思考香港經濟日後應該何去何從。我很多謝廖長江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讓大家可以從國家"雙循環"經濟國策方面，討論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近年，西方國家為抑壓中國崛起，不斷提出種種無理的打壓，甚至不惜發起貿易戰，國家已提出很多應對方法，包括今天討論的"雙循環"經濟。國家倡議的"雙循環"，是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實際上內循環是指爭取擴大國家內需，發展國內市場，避免過分依賴國際市場。至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則指不會放棄國際市場，讓"雙循環"兩種市場活動可以互相發展。事實上，"雙循環"對香港有重大意義，因為香港正處於"雙循環"的交匯點，如果香港能夠參與當中的發展，便可以享盡中外循環帶來的好處。至於國際循環，香港以"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過去一直在國家與國際之間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國際金融、貿易及專業服務上，香港做了很多工作。隨着中美博弈加劇，將來可能會更加需要香港作為聯繫人。香港現在要做的事，便是要鞏固香港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地位，保持香港國際化，將來國家有需要時，香港自然能夠作出貢獻，並可以從中受惠。至於內循環方面，有很多分析指出，粤港澳大灣區正是最佳的切入點。大灣區擁有龐大市場，現在國家決定將內需市場做大、做強，大灣區更加會前途無限。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說，10年後內地中產會由現時的4億人增至8億人，內需將不斷擴大，未來香港可以從金融、貿易和物流、創科及專業服務等方面，融入大灣區發展。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加快推動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各項建議，以便盡快開通大灣區市場。我相信保險業也會成為內外循環的受惠者。在國際循環上，保險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近年計劃逐步發展為國際保險樞紐，主要項目包括海事保險、專項保險、保險相連證券、再保險等，預計會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參與有關業務。國家推動國際循環，香港保險業應該可以作出貢獻。至於內循環方面，保險業界亦努力爭取融入大灣區，目前正等候國家正式批准成立售後服務中心，下一步將會爭取在灣區內銷售香港保險產品。業界相信，香港保險產品一直深受國內市民歡迎，如果能夠成功開發國內市場，便能享受到國內市場擴張的好處，並能將香港產品的特色推介給國內市民。因此，業界都做足準備，以迎接大市場的來臨。

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議案，讓我們可因應各自關注的範疇，對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討論。香港是外向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尤其四大經濟支柱是我們的優勢產業。在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下，如果疫情受控，踏入後疫情時期，"雙循環"倡議對本港四大經濟支柱相關行業將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政府需要把握"雙循環"的種種機遇，使香港經濟重拾增長動力。主席，內地有效防控疫情，旅遊業正穩步復蘇。根據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的資料顯示，今年五一假期，共有2億3,000萬人次於國內出遊，總收入超過1,100億元人民幣，回復至疫前同期的77%。

雖然未能達到以往正常時候的水平，但已展現出復蘇的苗頭。

今年1月至5月出入境旅遊市場仍然冰封，訪港旅客只有27,000人，按年大跌99.2%。疫情至今仍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需要政府繼續關注及伸出援手。旅遊業作為香港支柱產業，多年來在大灣區各個旅遊範疇舉足輕重。若不是疫情，香港一定可以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目前仍然未能與內地及澳門通關，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兩次推遲，至今復蘇無期，踏入前所未見的絕境，暫時難以在"雙循環"格局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業界與我一直期望港府能與內地及澳門商討一套能夠適應疫後新常態的通關機制，盡快恢復往來。

主席，今年財政預算案增撥了7億6,500萬元予香港旅遊發展局，希望能夠做到短期振興本地消費、中期吸引旅客重臨、長期重塑旅遊形象。但是，今年的財政年度已經過了四分之一，至今通關無期，吸引旅客重臨和重塑旅遊形象可說是空間有限。因此，我希望當局將資源主要投放在振興本地消費方面。近期，旅發局先後推出一連串"賞你遊香港"活動，深受消費者和零售、餐飲及旅遊業界歡迎。該局應進一步擴大"賞你遊香港"的資助範圍，讓更多業界及市民受惠，並按實際情況擴大對外宣傳。

自由黨認為這是香港在疫情後振興經濟發展的契機，特區政府必須帶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新格局。由於國家一直致力發展小康社會，內地居民的收入持續增加，並帶動消費力；加上互聯網迅速發展，內地網購成風，進一步刺激內地居民的消費力。因應內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他們對貨物品質的要求較高而且多樣化，國際物流服務需求亦隨之變得殷切。作為內地的南大門，香港近六成轉口貨物涉及內地，所以不論內地推動內循環還是外循環，甚至是"雙循環"，香港的運輸物流業必定能夠受惠。香港要在"雙循環"中做好中介角色，必須進一步提升航運和物流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並確保香港與內地之間，特別是作為內地和國際交匯點的粵港澳大灣區，有完善的交通基建，兩地能達致互聯互通。正如我先前所說，香港近六成轉口貨物涉及內地，並依靠內河船及跨境貨車運載這些貨物。為提升深港物流運輸效率，深圳市政府提出"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跨境貨運物流格局，而隨着蓮塘/香園圍口岸於去年8月26日正式開通，新格局漸見落實。

一旦皇崗及文錦渡口岸全面停止處理貨檢，蓮塘/香園圍口岸將難以處理由皇崗及文錦渡口岸分流的貨車，希望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盡快理順口岸安排，例如，當局應考慮文錦渡口岸是否可以繼續提供非鮮活食品貨檢功能。隨着內地積極推行內需政策，跨境物流服務需求越見殷切，但市場上跨境司機短缺，特別是疫情爆發以來，內地高度嚴密的防疫措施令跨境司機嚴重流失，亦嚇怕新血入行。一旦情況持續，跨境司機數目持續下跌，不但跨境貨運業務流失，香港的轉口貨運亦會受到影響，更遑論為內地"雙循環"作出貢獻。就此，自由黨希望特區政府積極向內地爭取，認可香港的重型車輛駕駛執照，好像私家車的情況一樣，只要持有有效的香港駕駛執照，便可換領內地相關車輛的駕駛執照，以確保市場上有足夠跨境司機。此外，為了降低物流成本，正如我就上一項議案發言時所說，自由黨希望政府爭取簡化跨境運輸的規管，除香港跨境司機無須考取兩地的駕駛執照外，跨境車輛亦無須通過兩地的年檢及分別購買兩地的保險。主席，國家提出的"雙循環"，好比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如果血液循環系統良好，血液運行便會流暢，身體自然好，而"雙循環"成功與否，暢通無阻的物流運輸至為重要。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爭取有利的跨境貨運措施，促使香港能夠真正融入國家發展的新格局。

香港真的應該積極把握內地"雙循環"的發展策略，以振興我們的經濟。香港作為一個細小和主要服務型的經濟體，很容易受到一些全球或地區性突如其來的事件衝擊。

即使香港在受到"黑暴"和疫情打擊經濟之前，過去已經有一位財政司司長指出，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緩慢，他已經預測香港會出現結構性財赤。但是，香港亦非常幸運，因為我們的確背靠祖國，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一個很大的貿易體。

例如，我們看看今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廣東省的人口結構，零歲至59歲的佔87.6%。

更何況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指出，中國已提出新的發展策略，例如《十四五規劃綱要》其中一個新的發展策略便是新型城鎮化，目標是希望在2025年——已經很快——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65%。這個新型的城鎮化策略是以人為本的，即是這些城鎮、鄉鎮的常住人口，均可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力和消費力，並且城市管理得更好，要為他們提供多樣化服務。香港在這些方面全部也相當有優勢，我們無論在城市管理、提供專業服務，或剛才很多同事提及的醫療服務、社會保障服務，香港在服務業方面相當有優勢。如果我們可以配合內地的內循環發展，我們的機遇是無限的。青年人只要願意進入大灣區，跟內地的企業合作或在那裏工作，其實他們的發展機會相當大。除了內循環之外，我發覺中國的對外發展也非常成功，例如在時裝方面，已經有一個全球的時裝品牌。

主席，我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積極把握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振興疫後經濟"議案。疫情已持續一年半，振興疫後經濟的工作多不勝數，因此最好有周詳計劃、藍圖及行動綱領。眾所周知，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受外國經濟走勢影響。現時有更多傳播力更強的病毒變種面世，大家都沒有水晶球可預測疫情何時能完全受控。正所謂"有危便有機"，世界各地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想辦法跟疫情共存而同時抓緊重啟經濟活動的步伐。環顧世界各地，我認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是塊福地，因為我們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再加上國家提出"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我們既是擴大內需的參與者，於國際市場亦有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人"地位。香港做好"引進來，走出去"的雙重角色，未來經濟發展機遇將會無限。因此，社會各界一定要用好"一國兩制"優勢，而政府當局亦要有更多具體政策措施，例如特殊政策及稅務優惠，以支持"香港製造"品牌，主打綠色金融科技產業參與國家"雙循環"。更具體而言，各界應該以大灣區作為切入點，服務好這個有7,000萬人口的市場，互惠互利，做到雙贏的局面。與此同時，國家"十四五"規劃亦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升級增值指明方向，首次為香港設立4個新興中心或地位定位，其中包括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如果想成為幸運兒便不要再猶豫和觀望，要盡快行動，接種疫苗。就最近有國家不再採取"清零"的抗疫路線便放寬防疫措施，我認為香港要繼續緊守抗疫防線而不應該作出任何放寬措施，原因是若有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缺口，讓傳染力更高的變種病毒乘虛而入，便會出現災難性後果，屆時不知道要用多少倍時間才可以令疫情回穩。我想強調，鑒於內地和香港的疫情相對平穩，我們要重啟疫後經濟便要集中火力，優先爭取盡快跟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以大灣區為首選是無可厚非的做法，我希望社會各界朝這目標共同努力。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當中列明了擴大內需、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以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事實上，這不單是國家的新格局，也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新格局、新機遇。如果香港不能夠好好地把握今次的新發展格局，不能夠把握"十四五"規劃的機遇，香港將會被循環排除於外，亦會被大大拋離。因此，這可能是香港坐上"尾班車"的最後機會。此外，很多同事剛才說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又具備便利的營商環境、優良的法治傳統、簡單稅制、完善的金融體系，作為國家與國際重要的通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中介人角色。但是，這些都是香港過去的優勢，或是過去一直在做的事。要融入新的發展格局，香港一定要在過去所做的事以外，再做一些事情。

我過去在立法會或外界也一直推動河套和新界北發展，所以我今天很多謝廖長江議員，讓我有機會再次強調新界北對香港的重要性。香港要如何融入及服務大灣區呢？除了中環這個過去的核心之外，香港還要建設一個新的中心，就是新界北，即整個新界北面，包括北區、元朗、屯門等地。新界北肩負推動香港轉型，以及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互動的重任。我們只要抓着機遇，合理布局，積極發展本港的口岸經濟帶，興建新中心，在河套發展創新科技及新興產業，新界北在未來將可以為香港吸引更多機遇。既然是"雙循環"，除了鼓勵香港的青年人到內地發展及創業，亦應該把內地的優秀企業和人才帶來香港，把機遇放在香港，令本地的青年人可以有無限的機遇，這便是"雙循環"。人才及企業來到香港，可以借助香港的平台"走出去"。當然，香港要有新的中心，在思維上也要作出很多的改變。

除了硬件規劃、如何改善香港新界北、加快推動其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政策可以配合。例如，把河套和新界北地區作為人才互通的試點，讓他們可以便利地自由往來，這與過去一般的出入境模式有所不同；又例如把內地的高等教育學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帶到香港新界北，服務香港的人才。

主席，"積極把握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振興疫後經濟"，是當下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因此，廖長江議員的議案非常值得支持。關於疫後經濟，中國今年第一季GDP按年強勁增長18.3%，創紀錄新高，復蘇的強勁動力冠絕全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帶來廣泛衝擊及不明朗因素，傳統的國際經濟循環明顯弱化，經濟全球化受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急促冒起。國家及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改為更倚重國內市場，是非常及時和務實的處理方法。

強化內循環的政策，可釋放國內需求的潛力，刺激經濟發展，而外循環將有利於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互惠互利。兩者相輔相成，為國家的平衡發展帶來新動力。在"雙循環"的框架下，粤港澳大灣區作為內外循環的交匯點，更會成為國家的重大發展策略節點。香港應該以大灣區作為最佳切入點，扮演積極的角色，發揮自身優勢，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振興香港疫後經濟，並提供長遠及持續的發展動力。國家政策強調強化科技自主創新，以創新驅動引領內循環的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香港擁有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簡單稅制，亦擁有多間高度國際化的高等院校，將會為大灣區提供強大的基礎研究資源。透過與灣區其他城市優勢互補，香港將可為國家的創新科技發展作出貢獻，並為香港經濟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此外，《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們應該利用西九等新文化設施硬件，更充分發揮我們既有的文化軟件實力，從而開拓大灣區市場，以及更積極開展對外的文化交流，讓香港在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過程中，作出更積極的貢獻。此外，國家亦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香港是一個崇尚法治、高度市場化、國際化的經濟體。一方面，金融服務應該深化並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進一步強化在國際循環中的中介人角色，推進外循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過去一直協助國家推動資本市場改革開放，香港未來將可繼續在綠色金融、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和保險服務等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在"雙循環"主導政策下，特區政府必須把握新發展格局所帶來的機遇，謀求自身發展的重要出路。不過，香港要坐上國家發展快車，推動疫後經濟復蘇，當務之急是全力催谷全民接種疫苗，全面控制疫情，以創造條件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長遠而言，特區政府必須繼續與大灣區"九加二"的其他城市合作，在政策上推陳出新，務求令人流、信息流和資金流更為暢通。特區政府亦應持續鼓勵香港青年積極走進大灣區，強化國民教育，培養更多熟悉和掌握國情的人才。

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政協會議上提到"雙循環"，發言的重點是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主席，大家都知道，國家已經將內循環定為主體新格局的重要內涵，當然要推動國家的內需。一般而言，內需是指國民的消費能力，透過購買國內的產品和服務來帶動投資和經濟。如果一個地方內需不足，便反映出其經濟結構和分配方式出現問題。反之，經濟環境越好，內需必然會越強勁。

第一，我們要令香港"打工仔"及一般市民有錢花及敢花錢，這點很重要。雖然香港是一個經濟非常發達的地方，但相對於同樣經濟發達的其他地區，香港"打工仔"的工資偏低。因為有關的統計數字顯示，與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和地區比較，香港的工資佔GDP的比例偏低，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和地區約佔六成，而香港只是約佔五成，可見香港"打工仔"能夠分享經濟成果的比例偏低。第二，我們的支出負擔非常沉重，其中一個原因是樓價高企，而另一個原因是香港尚未有非常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所以大家都要謹慎地花費。

因此，增加"打工仔"的工資，特別是增加基層的工資，對於拉動內需的邊際效益特別高。此外，"打工仔"要有足夠的假期和休閒時間，我昨天在增加法定假期的議案辯論中清楚指出，有假期、有時間的話，"打工仔"自然會出外花費，增加內需。最重要的是推動香港產業升級，也要研發和生產消費品來滿足國內需要。國家在產業規劃上追求更高層次，例如，科技產業要掌握高端晶片、醫用設備等核心技術，達致自強、自給、自立的長遠發展目標。此外，高新科技產業可以為新一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繼而增加工資，刺激內需。主席，香港政府在科研產業上有很重要的角色，從國家在2017年將香港定位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便可知一二。香港有雄厚的科技基礎，也有科技人才，所以有實力成為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力量。

產業多元化可以提升"打工仔"的工資，因為香港會有更多選擇，亦會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有了前景和希望，收入也會增加，大家自然會增加消費及相關投資。

我發言支持廖長江議員的議案，並認為香港必須加緊抓住機遇，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特別是現今的"雙循環"格局。主席，我想從多個層面討論一些倡議。

最近，我就香港的"工業4.0"再工業化提出了多項倡議，我很感謝吳永嘉議員的指導及一眾業界議員的意見。我製作了一份再工業化研究報告，但因我下星期會在本會就"工業4.0"再工業化提出辯論，我今天不會在此多花時間詳細討論。我只想指出，香港"工業4.0"推動的傳統工業智能化大有可為。我所說的並非勞工密集的工業，而是新型輕工業。運用智能化生產線，將無須太多人手，亦可創造新工種，香港絕對有條件辦到。最近已有相關國際機構進駐香港，例如有一間意大利公司設立了新廠房，在香港運用智能生產線生產保安產品。由此可見，香港在這方面絕對可以有所作為。只要特區政府為相關機構增撥工業用地，以及提供集中的物流及排污配套，相信香港在這方面將有所作為。

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可多下工夫，開拓與東盟相關的貿易市場。

當然，不論香港是要與內地通關，或是稍後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與其他國外地區通關，我相信先決條件均繫於香港的疫情和疫苗接種率。值得注意的是，內地及世界各國的疫苗接種率均不斷攀升，唯獨香港特區的疫苗接種率仍然很低。就此，我希望全社會動員接種疫苗，真正幫助香港恢復經濟。

主席，我發言支持廖長江議員"積極把握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振興疫後經濟"的議案。國家在去年5月首次提出"雙循環"新經濟策略，意思是以國內內需及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建立經濟的國內大循環，同時保留外國市場和投資者作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引擎。由於這項策略對香港下一代和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所以我再次促請特區政府"不要怠慢，要醒來了"，盡快提出具體政策，令香港充分把握內地14億龐大人口潛力市場的優勢，幫助港人到內地發展，或幫助港商將生產力轉化為內銷，振興香港經濟，加速本港經濟在中美貿易戰、"黑暴"及疫情三重打擊後的復原能力。事實上，在疫情和國際形勢的新挑戰下，全球正面對經濟挑戰。政治和經濟互相緊扣，難以分開及獨善其身。由於中國已經超越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美國一直視中國為"假想敵"，展開科技戰、貿易戰等攻擊和挑戰，令中美關係急促惡化；再加上多次政治挑撥，令中國與歐盟等地的關係亦變差，經濟自然受到很大影響。香港亦不能幸免，西方國家多次借干預香港事務攻擊國家，除了令香港政治環境近年急促變壞外，連帶原本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香港經濟都受到不少衝擊。幸好，香港在國家幫助之下，訂立《香港國安法》，亦完善了選舉制度，成功解決本港的政治危機。

我們建設派經常提出要令香港盡快恢復，政府也要協助思考這個問題。我有幾項重點及倡議，希望政府能夠考慮：第一，正如剛才同事所說，港人及企業需把握"雙循環"，盡快從經濟低處復蘇，配合國家經濟政策以擴大內銷作為本港未來經濟增長的"領頭羊"，藉此可以減低越來越不明朗的國際環境所帶來的風險。第二，市民現時積極響應注射疫苗。我覺得政府必須更果斷、更進取，除做好防疫工作外，必須研究如何能夠免檢疫通關。無論是局部或全面通關也好，政府真的要"多、快、醒，創造好環境"。市民真的等了很久，主席，我覺得這項工作政府必須要做。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在現時粤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基礎上加以發揮。香港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有必要融入區域發展，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好好把握內需經濟帶來的效益。因此，我再次促請特區政府不要怠慢。

主席，其實香港有很多創意商品，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協助，為香港品牌拓展海外市場，這樣才能令本港經濟在疫情下得以恢復。我經常說，我們看到機會，我們要抓緊機會，我們要把握機會，機會一瞬即逝。因此，我希望政府能更積極有為，帶領香港把握"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不要再拖，不要再手足無措，不要再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令香港再錯失機會，令香港市民甚至國家及全國人民對我們失望。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由貧窮的國家走向今天的繁榮富強，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並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應自身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及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國家正謀劃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訂下國家未來的發展路向。作為國家的門戶，香港在"雙循環"戰略中能夠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金融、航運、貿易等傳統優勢產業上，一直透過高效率及與海外市場接軌的制度，為海內外企業提供一個可靠的商務平台；加上擁有"一國兩制"的優勢，令香港可以協助國內外企業"引進來"和"走出去"，成為"雙循環"的接合點。事實上，香港與內地的發展緊密相連。

科技創新是"雙循環"戰略的支柱之一，而香港在上游研究具有一定的優勢，與高科技製造業中心的深圳，正好透過落馬洲河套區的優勢互補，達致國家及香港"雙贏"的效果。主席，2020年的新冠疫情衝擊全球，香港難以獨善其身，經濟跌至谷底，失業率飆升至SARS以來的新高。環顧全球，當西方國家仍然深陷疫情的泥沼，中國已率先走出新冠病毒的陰霾，於2020年錄得2.3%的全年經濟增長，是少數在疫情下經濟仍有增長的國家。我們不難預期，中國將會是疫後經濟復蘇的"領頭羊"。英國更有智庫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在2028年便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相信香港人只要正確認識國家發展，好好把握機遇，並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發揮香港獨有的角色和優勢，必然可以受惠於"雙循環"戰略帶來的好處。然而，社會上仍有一小撮人以政治凌駕一切，對特區政府和中央凡事抹黑，就連抗疫工作亦不能幸免，嚴重拖垮香港走出疫境的進度。我期望社會能夠放下成見，客觀和理性看待防疫工作，同心協力應對疫情，這樣才可以令經濟和社會早日重回正軌。主席，香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

主席，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特別是對疫後經濟而言，必然是一個全新格局，是中國應對當前國際發展形勢、促進經濟長遠穩定增長的必然戰略選擇。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第五篇"加快數位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中，提出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及營造良好數字生態，這個部分正好突顯數字經濟對實現"雙循環"戰略的重要作用。事實上，近年國家也相當重視大數據和互聯網的發展，多次強調國家要加快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今年4月，習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提出"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等領域加強交流合作，使科技創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國人民。"可見中央對發展數字經濟極度重視。數字經濟創造了巨大價值，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發表的報告，2019年全球數字經濟達318,000億美元，佔GDP比重增至41.5%。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舉足輕重。主席，《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而《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提出加強粤港澳大灣區內的科技創新合作，香港與廣東省當局已計劃共同加強大灣區的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因此，我在今年5月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書面質詢，了解有關創新及科技局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有何政策、措施和發展藍圖。局長的答覆主要表示，會繼續落實《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及其第二版《藍圖2.0》。特區政府正推動一系列創科基建設施，而發展領域將與《十四五規劃綱要》就數字經濟時代提出上述的新興產業吻合，包括數碼港擴建計劃將加強數碼港的創科生態系統，並繼續推動尖端科技發展，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繼續推動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等科技領域，以及香港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計劃將針對人工智能等技術所需的相關研發活動。可是，香港如何能夠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做到習主席所說的"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從而"使科技創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國人民"？為了貫徹落實《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加快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廣東省人民政府去年發表了《廣東省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工作方案》，目標是通過3年左右的探索實踐，把粤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高地。因此，香港如何利用數字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特區政府必須深入探討的課題。

回顧香港多年來的發展，我們從來未曾離開國家的發展。當年紡織業來港設廠，在改革開放後，港商回到內地投資設廠，近年的人民幣兌換業務，以及企業來港上市等，皆反映出香港在每個環節或每個轉折點都一直依靠祖國，所以我們應該更深入體會及了解國家提出的政策。廖長江議員提出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這對香港經濟非常重要，也對於加快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有莫大幫助。因為香港高度依靠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但香港近年亦加大投資高科技產業。

如何促進兩地科研深度合作，在大循環的主體之下更積極有為，並且摒棄"大市場、小政府"的固有思維，對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過去，包括在港英年代，香港善於把握發展機遇；到了今天，為何香港政府對於國家的新政策只是流於空談？

我一直與中醫藥界保持聯繫，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中醫藥遠近馳名，吸引不少內地朋友千里迢迢來港入貨，但中成藥進入內地的進展十分緩慢，當中涉及政策差異，單靠業界難以處理。

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敗選及新任總統拜登上場時，有人幻想美國的對華政策會改變，但現實是拜登政府對中國和香港的無理打壓，似乎較上任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超過一年之前，中央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絕對是有先見之明的主動作為及長期戰略，並非純粹因應之前中美貿易戰而作出的被動應對或權宜之計。我樂見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香港應該把握"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強調，香港要把握世界經濟重心"西向東移"的大變局，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善用祖國的發展機遇。主席，我非常支持有關發展方向，因為內地市場大、發展快，為香港各界帶來龐大機遇，尤其在美國打壓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香港要加快復蘇，不靠自己的國家，難道靠美國？不過，正如我昨天就有關"十四五"規劃的議案發言時指出，即使有政策和高層官員關注，如果負責執行的前線部門和公務員無法落實、做得慢，最後也沒用。政府要積極主動地創造合適的客觀條件，推動不同階層和協助不同業界融入國家的"雙循環"發展，包括認識內地的政策、稅制、法規和營商環境，便利他們在內地就業、創業及生活，一起"走出去"。舉例而言，《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擴大內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圍，深入推進重點領域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經過我和各方努力爭取，內地當局在今年1月實施《暫行辦法》，容許合資格的香港建測規園界顧問公司及專業人士，通過簡單的登記備案程序，即可獲得內地認可的相關專業資格和資質，直接在粵港澳大灣區開業和執業。但是，由於政府的初期宣傳工作不足，不少業界也不認識相關的新政策，不知如何登記，亦看不到登記之後有何好處。作為業界代表，我會繼續聯同各方包括政府，向內地當局爭取更多便利及優惠措施，以及開放更多不同類型的建設項目，供香港的公司及專業人士參與，尤其是一些適合中小型企業和青年業界人士的項目，但最重要的是業界要努力，提升競爭力。"十四五"規劃亦強調，要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和創業。兩地政府近年推出了多項政策措施及資助計劃，吸引香港的青年人到大灣區發展，不少本港及內地企業亦提供大量相關職位。可是，即使失業率高企，現時的申請人數仍少於預期。多項調查顯示，不少香港青年仍抗拒、不敢或不知如何前往內地發展。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放眼神州，機遇處處。

在2020年，中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其後，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要擴大內需，注重中國國內市場，提升自身創新能力，不依賴中國以外市場，同時保持對外開放。關於我剛才引述的兩段，香港市民有留意現時的國際環境也應該開始明白，為何國家會在"十四五"規劃及2020年的中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呼籲要關顧國家內循環。大家也看到，近兩年很多國家以美國為首，用種種不同的藉口對國家指指點點，而香港亦固然不能獨善其身。

以前簡單的經商情況，我相信已有所改變。

如果產品未能出口外國，內地單是大灣區的市民也有六七千萬人。國家整體內循環的GDP在2020年已經超過101.6萬億元人民幣，即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因此，對於香港市民而言，大灣區是一個很重要的依靠及方向。我亦希望藉這項議題提一提，香港市民要留心如何加強國家內循環的環節。在國際經商方面，我們並不是要把門關上，亦會繼續支持在正常環境下進行經貿來往。當然，我們亦要保護國外朋友在香港經商的合法權益，這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最後，在疫情方面，我希望市民盡快接種疫苗，亦感謝各位善心人士想出很多方法鼓勵香港市民接種疫苗，例如葉太好像捐出了一隻"金勞"手錶。

正如邱騰華局長較早前也說，這項議案與黃定光議員昨天的積極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的機遇議案同出一轍。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香港也有一個角色扮演。我們要做好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深港河套發展方面也要盡量融入，才能配合"十四五"規劃。須緊記，這是一項5年計劃，而非145年的計劃。國家的速度是在指定時間內做到指定的工作，這點我們不容忽視。如果香港蹉跎歲月，不但會失去這個機遇，還會相形見拙，相比之下已經在"雙循環"以外變成一個"蠢才"。

正所謂"不怕貨比貨，最怕不識貨"，我們首先應該要搞好甚麼呢？政府的抗疫工作做得不好，還有甚麼好說，一切都會失落。政府有很多事想做，而現時的議題是疫後積極要做的工作，但實際上，在疫前都要做。如果不能夠搞好"內關"的問題，我們便會困在這裏，"雙循環"永遠都與我們無關。"不怕貨比貨，最怕不識貨"，我們一定要向國家學習，不要跟隨那些不成功的例子。

國家可以在抗疫工作中一蹴而就，集全國之力支援武漢，當時雖然還未有疫苗，但卻有這種決心防疫。

我們如何做得到呢？

這是第十四個五年計劃，我們要只爭朝夕，甚麼也要爭取，有4項工作一定要做，就是要強制市民接種疫苗，必定要他們做，不做要"打籮柚"、罰錢或"拉人封艇"，因為這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問題。

抗疫是一場戰爭，並非保障人權，而是保障人命，要搞清楚這件事。我們要在這幾個月內提升疫苗的接種率至70%；第二，我們一定要在指定日子，例如8月15日通關。我們要訂下目標，沒有目標是不行的；第三，我們不單要疫情"清零"，病毒、"港獨"也要"清零"。我們現在應該如何處理好"恐怖分子"呢？便是要將培植這些"恐怖分子"的土壤全部剷走，大學的學生機構、評議會還在宣揚恐怖主義，全部都要剷走。如果香港政府做不到，便找駐港國安公署去做。最後，我們應該要在一年內做5年的工作，第二十三條立法必須要做好，......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請發言。
代理主席、各位議員，我首先感謝剛才有18位議員就廖長江議員的議案提出寶貴意見，連同昨天就《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相關討論，可以說大部分議員已就這兩項相關的議題廣泛而深入地提出了很多意見。我們除了小心聆聽外，在此亦想代表政府作出回應。第一，廖議員最初提出議案的時候，是關心國家的大政策，尤其是"雙循環"方面，無論為國家或香港以至區域及全球提供眾多機會時，香港是否可以了解和把握？從剛才10多位議員發言內所提及的界別和方向等，我認為廖議員提出的問題在議會內不單有共識，亦有充分的認識。我看到大家除了對大局的分析，由疫情、全球經貿格局帶來的機會和挑戰，以至對國家的政策方向一脈相承，從以往的經貿政策至《十四五規劃綱要》，其實都有很多分析和闡述，豐富了我們對整個局面的認識。

因此，我認為從大家發言中所涵蓋的方面而言，可充分看到這個議題在議會內既有廣度，亦有深度。主席，我們要了解"雙循環"，就值得了解"雙循環"這項大政策與整個國家發展大局之間的關係。很多議員提到而政府亦完全同意，我剛才也列舉了現屆政府4份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內均有廣泛而深入地提到，香港與內地之間能夠優勢互補、互惠共贏，我們既可以獲得國家給予我們的優勢，亦可以就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早於2017年，首份施政報告中第56段已經提到，面對其他經濟體的競爭——這是全球的經貿競爭——加上當時已提出近年保護主義抬頭，香港面對的挑戰日益嚴峻，必須發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包括開拓科技、創新及創意產業等新的經濟領域，並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當時亦提出所謂的雙引擎，就是"一帶一路"這個國家大政及在2017年起動和及後簽訂框架協議的粵港澳大灣區，接下來當然還有"十四五"規劃。在掌握國家發展大局的整體方向時，大家剛才也引述國家主席在不同場合提到的一些重點政策的方向。

這是第一個堅持。第二個堅持是堅持創新增長，這點大家都有提及，亦是國家過往數十年經濟發展中一個相當重要、突出的地方。第三個堅持是堅持互聯互通，這是雙向的發展。最後一項是堅持合作共贏，說明了經濟發展、經貿政策從來都不是零和遊戲，不是"你輸我贏"的情況。我指出以上數點是因為這個對大局的分析，正正可以給予香港一個既配合其角色地位，亦可發揮其在國際環境中的定位的一個很好的大環境。香港正是國家最開放、最具競爭力的經貿、金融及航運中心，能夠從中配合國家發展。但是，除了了解國家大局的方向外，我們亦要了解香港本身能否掌握自己的優勢。我會以2017-2018年度現屆政府開始時配合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為例，就是"一帶一路"建設。我們用了8個字和國家互相配合，而我看到昨天和今天的討論上亦有議員用到。雖然這8個字可以說是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內發揮應有地位的重點，但亦可以完全用於其他議題，包括今次議題所說的"雙循環"的情況，就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這個8個字的方向性標題是雙向的，香港不單可以從中有所得益，亦必需要作出貢獻，而作出的貢獻就是國家所需要的地方。國家可能有很多需要，但未必每一項香港都能夠提供。因此，香港必然在具備自身優勢的方面作重心發展，然後才能夠貢獻國家所需，當中包括一些獨特地位是不能代替的。我們有時候未必常常提到，但往往反而在國際場合或企業層面上，很多企業和經貿活動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確實仍然有一些獨特的地位是不能代替的，包括憲法賦予我們的獨特經貿、金融地位。

雖然是不能代替，但必須要自我督促，繼續進步，否則不進則退。這樣才能令我們成為最開放、最具競爭力的中心。

香港於這段時間內所佔的份額看似是小了，但其實透過種種具體的措施，是不斷鞏固和優化香港的地位。第一，在我們和內地所簽訂的CEPA，剛才很多議員也有提及，我們不單是在10多年前已經簽訂這份協議，而且每年都會更新及優化。剛才謝偉銓議員特別提到例如對專業服務協議的優化，而容海恩議員於昨天和今天亦有提到這方面。CEPA除了是一份框架性協議，但實質是我們每年會就不同行業更新，目的是希望香港能夠在內地市場發展有很好的准入，以及有最大的空間，並得到法律上的保障。

這是年復年的增長，亦可以說是最大的增長。第二方面，除了CEPA之外，我們不單簽訂了一份貿易協議，在短短的4年間，我們把與外地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翻了一番，由當時的4份到現屆政府的8份，涉及的經濟體達到3倍，共有20個。

我們亦可以看到，雖然今時今日面對全球疫情或通關困難也好，香港仍有超過9,000間外國公司以香港作為區域總部或區域辦事處，當中首5位的排名也反映大家剛才所討論的情況。首5位已由以往以歐美公司為主，轉移到第一位是內地公司，而內地公司並不單是由於位處同一國家之內，而是能夠透過香港為其在全球或區域內作定位。第二位是日本，反映香港在區域內所發揮的連繫作用，尤其是透過香港與例如東盟國家的連繫。至於第五位是新加坡，同樣反映香港與新加坡之間既有競爭，亦有合作。

因此，在這方面，我們看到是有實質進展。至於貿易方面，出現了很獨特的情況。

這亦引證我剛才所言，與香港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地方，例如內地，我們的年增長是超過7%。就東盟而言，自從香港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4年來，平均每年增長亦達6.9%，這引證了以上的工作帶來實質的好處。各位議員亦提到不同界別的情況，陳健波議員提到要為保險業謀求機會。就我所見，在昨天的另一場辯論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回應不單提到要為保險業在內地爭取市場，亦希望香港可發揮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由於香港的保險密度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香港可以透過保險業，促進並加強我們成為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我相信這方面或多或少回應了陳健波議員或陳振英議員所提出的關注。

這亦引證在內循環中，我們可以發揮的地位。我亦想回應劉國勳議員剛才特別提及的河套區，這是我們重點發展的區域。我們希望透過中央支持，加上與深圳的相互合作，可以利用這個園區聯繫全球頂尖的企業，推動研發機構及高等院校的合作，希望園區預計在2024年至2027年分期落成時，能有所進展。剛才姚思榮議員亦提及現時備受打擊的旅遊業。就這方面，我們的工作沒有因疫情而停下，反而無論是與內地溝通，透過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對大灣區的規劃，或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在這段期間內繼續維持和鞏固香港的品牌。我們希望透過"一程多站"，與內地發展，以至大灣區旅遊，希望成為疫情後帶動經濟復蘇的一個重要方向。廖長江議員提出的議案題目，以及剛才葉劉淑儀議員及林健鋒議員均有提到的是年青人利用大灣區發展，而我相信這亦是很多議員一直希望提升的範疇。雖然在議會上討論過的議題很多都耳熟能詳，但對年青人而言，他們尚未進入職場，確實未必能完全了解內地的情況。因此，在他們在學期間，政府近年已加緊加強和深化學生對內地的認識，透過國民教育，安排學生到內地學習及參觀訪問。近年來，正如議員亦有引述，我們亦透過青年發展基金推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這是一個實質的計劃，讓年青人無論是透過非政府機構或企業的幫助，取得實際前往大灣區工作的經驗。配合近年無論是初創、文化、藝術或創意產業等方面的發展，其實大灣區已提供非常好的機會。主席，凡此種種，我相信今天的討論並不是一個終結，可能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在開始發言時談到，內地和香港的發展這個話題正正就是我們現時面對的3個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全球、區域、國家或香港。這3個挑戰分別是：第一是疫情。通關及接種疫苗當然是我們自身必須要做的，但如何才能好好掌握香港在應對疫情較為成熟和穩定的時候，繼續利用這種優勢，將會是特區政府各個政策局之間合作的重要話題，既要防疫，但亦要重新建立經濟動力。第二個最大的挑戰，是多位議員提到的全球政經大局，尤其是在個別國家的保護主義，甚至挑起貿易矛盾，確實拖累全球經濟復蘇。就這方面，香港除了會繼續據理力爭，維護我們的權益外，亦會繼續參與無論是國家或區域以至全球的多邊貿易討論，以爭取減少貿易壁壘，恢復國際之間的貿易合作。第三個挑戰是如何在後疫情時期，在剛才提及的疫情、保護主義或國際矛盾下，重拾具包容性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動力，在這方面，大家剛才給予政府的所有意見，都豐富了這項策略的重點。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感謝17位議員同事和局長就這項議案的發言，令這項議案的內容更豐富和充實。對香港來說，這項議案的議題十分重要，關乎香港的未來定位和發展，香港將來的經濟民生亦在於此。希望政府能夠帶領社會及時把握機遇，坐言起行，做實事，讓香港能夠重拾昔日光輝。